早晨，主席，我就着財政預算案提出修正案，議決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53削減大約400多萬元，即削減大約相當於民政事務局局長的全年薪酬開支。

香港這城市人口達730萬人，而我作為僅有的35位直選議員之一，而且是民主派的議員之一，雖然是得到更多市民支持，但由於是佔較少議席的民主派成員，的確感到舉步維艱。

事實上，發言完畢後，政府是否聽得到，我們也不知道，但我認為我們在憲政上、政治上有責任，必須向政府反映意見。

很多建制派同事昨天慷慨陳詞，批評我們提出這些修正案，問我們有甚麼理由提出修正案削減預算呢？

因為這是我們唯一可以為市民發聲的機會，向政府施壓，迫令政府做點工作的唯一方法。我只是拿着餐刀跟他對抗，而他卻是拿着"大關刀"，以整個庫房和整體市民的福祉作要脅，那只是我們唯一的方法，為何他們仍然認為我們有錯呢？

不過，我們不能夠因為未必成功，便連為市民發聲的機會也放棄。

如果要問我，是否真心誠意地希望削減劉江華局長的薪酬呢？

我覺得成功機會不大，除非今天有些建制派議員聽完這麼多位同事的發言後，受到感召。但是，我認為機會比中六合彩還要低，真是微乎其微。主席，以今年的預算案為例，為何會引起這麼多議員不滿呢？其實，有很多社會問題、社會議題也無法透過今次預算案的資源分配而得到解決。之前有同事說過，房屋問題、"劏房"，以至例如全民退保、福利、院舍等問題多如天上繁星。預算案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香港的實況，跟社會結構、立法會或整個政府的權力分配有莫大的關係。我們身為立法會議員，只是希望能夠在這種先天缺陷下，行使我們的憲政職能。根據《基本法》，議員負責批准公共財政開支。

主席，財政司司長其實不是不肯"大手筆"花錢，他已經十分"大手筆"的擲錢，不過，大家會想，他的錢擲到哪裏呢？是否惠及某些財雄勢大的財團或既得利益者呢？對於這種質疑，政府必須盡其最大力量來釋除疑慮，很可惜，他做不到。同時，我們看到政府在分配資源上有很大傾斜，當它願意指出庫房"水浸"，大幅度"派錢"至傾斜時，我對此未必反對，我看到代表商界的邵家輝議員在席，我也認為香港需要經濟建設、刺激經濟，令小市民得益。

但是，回看數字是很奇怪的，本地工人數目長期不足，大家都知道現時為大型基建工程工作的也是外勞。所以，在議會經常聽到這些歪理，真的是有理說不清，"龍門"經常移動。要評論預算案或資源分配的合理性其實不困難，但主席，我卻認為還未擊中重點。我們要討論的不單是預算案，還要嚴肅辯論的是，香港需要一個怎麼樣的立法會、政府，才能夠真正做到資源合理分配，讓市民的福祉得到保障？土地問題是九成香港市民認同是最嚴峻的，這是不爭的事實。所以，我提出此項修正案，是因為我生氣、憤怒。主席，我今天不像平日與你吵架般兇惡，我不會說是因為灰心，如果是這樣，我亦不會站在這裏繼續與不公理對抗，但我認為面對困難是真的。

主席，我再次起來發言，是為了呼籲立法會全體議員支持我建議在本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削減廉政公署廉政專員白韞六全年薪津開支的修正案。一如我在首次發言中指出，我要求削減白韞六的全年薪津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他包庇湯顯明案的第一幫兇穆斐文，不單令她無須接受任何行政懲處，更批准她可獲全數約滿酬金，在廉署榮休；第二，白韞六迫走在廉署服務超過30年的李寶蘭女士。李女士功勳卓著，是一位在廉署內極受擁戴而富有經驗的廉署調查人員，由她出任執行處首長實是眾望所歸，但她竟不明不白地被降職，最終黯然離開，造成廉署大地震，多名高層人士相繼離職，就連廉署的周年晚宴也因此遭超過七成的員工杯葛，結果無法舉行；第三，白韞六竟容許廉署副廉政專員/執行處首長這個重要職位長期懸空。自李寶蘭女士離職後，丘樹春先生一直署任有關職位。

主席，如此重要的職位懸空了差不多3年，他仍說不要"不適當地過早作出晉升決定"，這是甚麼道理來的？環顧各個政府部門，無論是紀律部隊抑或其他職系部門，有沒有一個部門首長職位會懸空3年之久，但仍無須有人正式擔任有關職位的呢？在香港歷史上，有沒有發生過這種事？

政府應有一套透明的升遷制度，合情合理地處理人事升遷事宜，但現時的處境卻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這個可不是廉署助理調查主任，或調查主任，或總調查主任，也不是首席調查主任，或助理處長，或處長，而是執行處首長的職位。林鄭月娥為何不要求白韞六盡快敲定如此重要的人事安排？

他的解釋令我非常震驚，這人水平之低，令我不敢想象。他在覆函的末段指出，根據廉署周年民意調查顯示，市民對廉潔社會的重視及對廉署的支持度均高企在96%以上，證明不論個別高層職位是署任或實任，並沒有對廉署的整體工作及發展造成影響。

第一，這項調查只反映市民的印象，難道市民的印象就代表廉署整體的工作和發展？

他不但未有自省，還自我感覺良好，令我非常痛心，我相信不少市民也像我一般的痛心。在從前，我們以香港有ICAC為傲，因為我們反貪成功的經驗，足以垂範國際社會。

因此，主席，我在第一次發言時便曾指出，要重振廉署的聲譽，便必須外誅貪腐，內除惡賊。主席，廉署有一句深入民心的口號："香港勝在有ICAC"。要是繼續讓白韞六破壞廉署的價值和制度的話，則廉署將敗於白韞六之手，而特首林鄭月娥作為白韞六唯一的頂頭上司，實在責無旁貸。我難以想象一個如此重要的部門首長職位，竟可懸空3年，至今仍未敲定確實的人選。因此，主席，我以非常沉痛的心情提出我的修正案，要求全數削除廉政專員白韞六的薪津，迫使這人盡早離開廉署，好讓廉署早日重建名聲。多謝主席。

假如有些人為了私利，甚至乎為了一些個人利益而干擾廉署的話，我覺得作為議會，我們有責任發聲。

主席，因為大家都很清楚，廉署人選少，這是既定事實，尤其是在數十年前，因為很多同事一起入職。

我並不是說，現在署任或者將會有機會晉升的同事是這樣，其實我對他們的信心，比現在我所說的標準更高。

不過，問題是，實際情況如何？

是否在等某個人就某一宗案件的決定和表現呢？主席，在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有同事提議邀請專員來詳細講解現在的情況，而不是以這數頁紙作書面答覆，不少人也認為這是干預。

主席，另一個就是特首的角色。

專員是由政府委任，專員在管理這個部門，特首盡量由他自行決定，這樣可能令市民有較大的信心。

理論上，從外面招聘，是希望他從另一個角度，看看如何提升社會對廉署整體的形象、工作表現、研究能否建立獨立的形象等，大致上是一個比較高層次的社會接觸面的工作。在理論上和在法律上，他有很多地方可以超越、否定執行處首長的某些決定，但實際上，大家也知道，就內部而言，專員會盡量尊重執行處首長的決定，因為他根本不熟悉有關範疇。說到專業判斷，很多時候，專員絕對會尊重執行處首長。但是，現時的情況是，執行處首長職位已安排署任數年，而由一名從外面招聘、不熟悉廉署的人入內領導，決定該名署任執行處首長是否適合，再確認正式的職位。

當社會十分緊張這件事是否跟某宗政治敏感的案件有關，而特首又跟這宗案件有直接和間接的關係，然後特首說自己完全不會干預，連關心也不說一句，社會會怎麼想呢？

尤其是如果有人為了自己的個人利益而干擾廉署，我相信不僅"林鄭"要留意，連國家領導人也要關心，為甚麼呢？因為理論上，他是要實質委任官員的。

實際上，如果到了一種程度，表面浮現出數種可能性，我認為作為一種大制度，香港廉署廉潔的制度、打貪污的制度，是不能被個別的利益集團——哪管是中資集團、軍隊或外國勢力——作出干預，雖然很多人都想干預。我認為這是香港根本的利益，而且能夠展示我們對這方面的工作是有決心的。主席，雖然我知道很多同事未必會表決贊成削減有關的預算開支，但我希望他們在作出公開言論，或回答一些相關問題時，能夠表達一些真心的意見，令香港和國家的反貪污工作得以堅定和良好地繼續進行。

主席，我提出的一項修正案是要削減食物及衞生局局長1個月薪酬開支，另一方面，我稍後也會談談范國威議員提出削減48億元，相當於購買東江水預算開支的修正案。

署方曾表示會確保發售的預先包裝食物有正確的標籤，而在檢查標籤的次數上，每年大約會有55,000個。但是，很可惜，當局並沒有列出合格標籤的數目。審計署在2011年發出的報告中指出，食環署當時聲稱食物標籤的合格率是99.9%，但審計署曾委聘一所本地大學就市面能購買得到的選定食物樣本進行化驗，結果在70個樣本中，發現有六成樣本的營養成分與標籤所列不符。消費者委員會最近亦發表了關於牛油及人造牛油的成分化驗報告，顯示有接近五成牛油或人造牛油的營養標籤和標示，存在嚴重失實的問題。

當中可包括很多項目，例如興建回收和再造可用水的設施，以及回收雨水系統等。

與其每年花費48億元購買東江水，不如考慮撥出1,500億元盈餘的其中一部分，做好本地的食水基建。近日進行的土地供應諮詢大辯論所提出的18個方案之中，包括了一項填平水塘作建屋之用的建議，我認為這項建議相當荒謬，但如此荒謬的意見，竟可提交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進行討論，這個政府是否也有問題呢？我們建議增加本地的水資源，他們卻建議填平水塘；我們建議收集更多本地水資源，做到滴水不漏，他們卻建議開發郊野公園。郊野公園正是香港的集水區，如要開發所有郊野公園及其邊陲5%至10%土地，本地水資源一定會進一步收縮。

關於海水化淡，我們當然同意要有新增的水資源，但問題是投資巨額金錢興建海水化淡廠後，它卻只能提供香港約5%的所需食水。

政府一邊呼籲大家節省用水，但自己卻做其食水"大嘥鬼"，這實在是罪無可恕。百分之十五的水管滲漏率是絕對不可接受的，我們應有清晰的計劃及時間表，把水管滲漏率降至接近新加坡的5%水平，這項工作必須緊急做好。

政府表示已分階段更換和修復全港約3,000公里水管，但其實仍有很多水管已使用了數十年，開始出現老化。

主席，首先，我對於主席今次辯論的時間安排有些意見。在昨天數小時的辯論裏，很多議員和我對於很多修正案也未能作出充足的表述，我希望下年的財政預算案審議不會如此。不過，言歸正傳，我希望大家支持我的修正案，是就總目21，分目000，削減行政長官的一半薪津預算。我剛才聽到很多議員就不同的政策範圍作出修訂。

如果我早些聽到這消息，可能會提出修正案。

今時今日，政府有多少局長可以左右施政？

作為局長、行政長官，他們有否盡力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呢？

香港回歸超過21年，行政長官及其主要官員在維護"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方面，可說一敗塗地。歷次釋法、褫奪立法會議員資格、褫奪補選參選人資格事件，令香港的政治生態，以及將來如何維持三權分立蒙上很大陰影，雪上加霜。在《基本法》下，香港賴以成功的主要原因本來就是我們的制度，而制度必不可少的是接受立法會的監察、三權互相尊重，令香港得以有較為合理的施政。

所以，當我們談到不同議題時，有議員會說食水、醫療問題，但政府已失去為市民找回公道的動力，連這樣的動力也沒有。

為官30多年的林鄭月娥十分厲害，每次出現重大爭議，她也裝作不知情、與她無關，甚至製造不在場證據。

法律意見會容許"一國兩制"受損嗎？本港的憲制地位受到如此大的衝擊，政府官員或林鄭月娥工作數十年，這些由公務員再轉為擔任局長的人看到問題也裝作看不到，香港的失敗、敗壞、崩潰就是源於這群人。我們將會看到歪理變成真理，打壓變成常態。

我先談談土地。她曾擔任發展局常任秘書長、5年發展局局長，也擔任了5年政務司司長。在每次答問會上，當議員問她如何處理土地問題時，她也說已經交由專責委員會處理，不要問她，問黃遠輝。她之後反問為官多年，有哪一次沒有為香港爭取土地？說的盡是廢話、假話。黃遠輝說，香港到了2026年只欠缺108公頃土地，其中不足一半用來興建公屋，結果近30萬人需要輪候平均4.7年，時間越來越長，但特首說她有做工作。

土地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可能不單是地產商，其實政府也是高地價政策和房屋供應短缺的罪魁禍首。

社會爭議大，她只是撥火，只對人說香港有"劏房"問題，因為大家不肯填海，不肯發展郊野公園。

她說漏了嘴，告訴《明報》記者興建公屋會"起一間，蝕一間"；她卻厲害了，她打造綠置居，"起一間，賺一間"。剛公布的最新消息指，李鄭屋邨有單位以500多萬元成交，可以賺大錢，發大達，將來政府多賣公屋，製造極長的輪候時間，政府和地產商跳探戈，製造高地價，然後假裝沒有土地，與政府無關。可耻，極之可耻。不過不要緊，政府的政策不是要歡迎香港人，所以無論樓價有多高，對於來自國內的新貴族也不成問題。大家問一問地產代理，去年那1萬多個成交的單位，全部也是豪宅，有多少是來自內地、剛換領身份證的新香港人購買的？

每呎兩萬元以上。一個極之無能的政府，只管找方法開源，賣地加上印花稅和土地的收益，財政根本不會有問題，怎會有財政問題？

醫療，十多二十年，超過20年政府都是用國民生產總值的2.5%至2.7%來處理，她懶得理會。

一位政府局長可以如此無耻，如此賴皮。

當然，雖然政府以林鄭月娥為首，但其他官員，包括聶局長也不要沾沾自喜，他不作聲，其實也是幫兇，我不會評價他個人在想甚麼，不過他身處這個團隊中，綁着相同的安全帶，做傷害香港的事情時，他不會沒有責任。我們談財政預算案，我們想做正確的事情，是不會做到的，因為官員聽後也充耳不聞，我們唯有採取這種方法，把主事的官員，包括林鄭月娥和所有司局長拿出來告訴香港人，他們如何對待我們。

我認為，在漁護署現有職能方面，有些事情其實無須由漁護署負責的，例如捕捉流浪貓狗。在這方面，香港其實有大量非牟利機構能夠實踐"捕捉、絕育、放回"計劃。就類似組織或機構，其實"熱血貓民"也有從事當中的工作，尤其是在深水埗。

我覺得這是浪費的，根本不需要。

懲教署的管理或當中涉及的囚權問題並非爭議重點，重點其實在於懲教署在過去10多年來一直被視為神秘的王國，工作完全不受其他機構或組織監察。

至於由朱凱廸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編號9，建議削減可持續大嶼辦公室的一半開支，我當然予以支持。

大嶼辦須基於可持續發展的觀念發展大嶼山，而批評的焦點是，大嶼山的發展根本並非可持續發展，而是借可持續發展的名義，把香港唯一有較多大自然環境的地方大規模開闢。

這樣的話，大家其實坐在一起便可，因為黃錦星局長早前也被批評為"佛系"局長，坐着便當作推動環保。

讓我跳至由區諾軒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編號15，有關"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

我回港後便感到，為何香港的一事一物、一草一木、人、制度和文化如此重要呢？全因在過去5至6年，我在中國大陸看得太多我不認為人類所能接受的情況。所以，我認為鼓勵青年到內地實習，是有需要的，因為青年人在體驗回港後才會珍惜香港的一切。

因為政府辦事不力。如果局方想讓青年人在大陸獲取經驗和有所得着，便讓他們體驗原汁原味的生活，而並非只是參觀粵港澳大灣區等的模型。不過，類似的多項計劃卻被批評為只有3至4人參與便可成團，這等於4個人旅行，根本並非有關計劃的目標，亦無法讓參加者擴闊眼界。

有關修正案編號16，建議削減民政事務局局長的全年薪酬開支，我絕對予以大力支持。

不過，最大變化見於梁振英執政的4年間。

究竟廉政公署應否立案調查呢？還是，因為沒有申報制度，連區議員亦不知道甚麼要申報，甚麼無需申報呢？由此可見，民政事務局局長就此應負上最大責任。

讓我談談由陳志全議員提出關乎地政總署的修正案編號28。地政總署要配合土地大辯論，增加和加快土地供應，因此制訂了土地發展程序，並增設88個非首長級職位，全年預算開支約5,000萬元。

不過，最近有很多例子讓我們看到，律政司司長似乎並不了解香港的情況。

這個政府部門想向法庭申請許可，批准為該名高等恐怖分子戴上手銬，但卻要申請法援或延聘私人律師，這是否很可笑呢？

代理主席，有評論說今年的財政預算案相信是近5年來最快獲得通過的一次，但快的原因當然不是因為財政司司長神通廣大，也不是因為預算案沒有爭議，而是我們所謂的立法會主席不合理地濫用權力，限制議員提出修正案，以及限制議員發言。我請市民想一想，我們有14位議員，67項修正案，是否全部都沒有意義？內容是否全部都是無聊、無謂？如果不是，我想問為何到官員發言時，當梁君彥議員問是否有官員想發言時，是沒有官員願意起來回應的？

我們的所謂立法會主席限制議員發言，袒護政府，當政府不想發言時，OK；議員有很多話想說？

其實立法會是袒護政府的，這就是梁君彥議員的做法。說回我的修正案，我的修正案是削減教育局32萬元開支，這是關於教育局開發《基本法》教育的學與教資源。簡單來說，就是政府拿這些教材教學生認識《基本法》。當然，這牽涉中、小學。過往，我和傳媒也曾揭發這些教材很多都是用來"洗腦"和內容偏頗的，我們不是隨便喊口號的，而是逐頁翻開，逐項《基本法》條文和教材的例子來檢視的。我們知道無論是《基本法》的教材、中小學的歷史科、通識科或小學的常識科，這些偏頗、"洗腦"的例子多不勝數。

看回《基本法》，現時政府教導學生《基本法》的條文時引導他們去思考甚麼問題，分析甚麼事情？過往很多次了，政府只是問學生普選是否萬能？

為何不說人大釋法對《基本法》本身和對香港的司法體系的衝擊和震盪？

因此，我認為今次要削減這32萬元，是有理有節的，因為我們看到政府拿着《基本法》的教材，教導學生政府聽到的事情，為政權說項，而不是真的說《基本法》的內容本身。何況《基本法》的內容本身有別於其他歷史書和科目等學術討論，政府教《基本法》根本是純政治的討論。如果要教，我請它也說一說《基本法》第二十六條，香港市民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說一說我們的小圈子選舉，功能界別是多麼不公義，多麼沒有代表性；說一說被選舉權，我們慢慢連區議會選舉都可能有人因為政治主張被剝奪資格。此外，為何不談談《基本法》第三十九條，說《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香港仍然生效，其中保證香港會有普及而平等的選舉，不會受到不合理的限制？

當中還說，諮詢了律政司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不要緊，我認為是合理的，但諮詢不同的持份者，包括校長、教師、熟悉憲法和《基本法》的專家等，則是否真的如此神秘，完全不能告訴我們諮詢了誰呢？

教育局還說沒有備存名單，也不曾詢問曾經提供意見的人士是否同意，所以不能說。政府出版的教材即使十分偏頗，可能曾詢問一些親政府、親北京人士的意見，但不能說，因為沒有問過他們能否公開，所以，這不僅關乎《基本法》的教學，而是關乎所有教科書的評審機制。與其說是評審，倒不如說是審查，因為如果是評審，政府上下有很多政府部門，負責評審外間機構可否發牌，或評審他們的產品標準等，很多這些政府內部機制，也是會公開的。關於歷史書的評審小組，我有提問，除了《基本法》的教材，我問哪些人負責審查我們的教科書？

我認為這是完全不合理的，因為如果真的是一項防貪措施，便叫這些審查人員作利益申報，公開他們的名單，讓公眾進行監察。否則，公眾和作為家長的市民，又怎會知道哪些人正在審查小朋友的教科書呢？當我們看不到哪些人正在進行這些政治審查時，審查機制和這些人又怎會具公信力呢？當政府仍然在使用如此大量的資源——過去用了差不多700萬元，以及今年小量地申請32萬元撥款——一些事情是否受到公眾監察、是公開、透明地進行的呢？現在說的是一項教育政策、是《基本法》的教材、是中小學歷史科的教材和常識科的教材，我們作為教育界持份者、作為家長的，居然沒有辦法知道誰人出版。

我希望其他議員也可以看清楚這項修正案的內容，我更希望官員回應這項修正案，而不僅是坐在這裏，待建制派議員當橡皮圖章般按下按鈕通過。

財政司司長，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我上星期已經向各位委員解釋，由政府提出的兩項修正案的背景及內容，我並無其他補充。我希望委員支持這兩項修正案，讓市民得以受惠於關愛共享計劃。就部分委員早前辯論的時候提出的意見，我會在下一個環節作出一些扼要的回應。

陳志全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代理主席，《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轉眼便到了就修正案進行表決前的最後一輪發言。由於我動議的修正案排在首位，按照慣例，我是最後一位發言，等待我發言完畢，便會就每項修正案逐項表決，因此我呼籲想參與表決的議員返回會議廳。報道又形容這份預算案為"近年最快"，其實就是近5年來最快完成投票三讀的預算案，整個全委會階段的辯論過程只耗費少於40小時。代理主席，其實今年的修正案數量亦是近年最少，財政司司長加上14位議員合共提出了67項修正案，其中兩項由財政司司長提出。儘管如此，在主席眼中仍然算多。我很想代理主席替我問問主席：這些年來，由五六百項修正案減至今年的五六十項，他仍認為算多的話，則何謂少或適中呢？在政府及保皇黨的眼中，即使只得1項修正案也嫌多。

處理如此小量的修正案，只須花史上最短的時間審議。

我們確是提出了多項修正案，期望能爭取時間向政府、議員及市民解釋我們提出各項修正案的原因。

有人問，是否因為修改了《議事規則》，致使今次預算案全委會審議階段大大縮短了呢？

我選擇就有關"總目144―政府總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修正案發言。

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早在2015年年底已完成了工作，但在今天的預算案特別會議上，政府仍只說會跟進這小組的建議——這小組所提出的建議均十分簡單及基本，政府定能做到，但每年均只說會跟進建議，至於就為性傾向歧視立法進行公眾諮詢這項最重要的工作，卻仍然遙遙無期。平等機會委員會完成了兩份報告並提交政府，卻好像石沉大海般。

全體委員會現在開始表決各項修正案。修正案的表決次序、內容及目的，已詳列於講稿附錄的附件。委員已獲提供一份修正案列表，當中已詳載各項修正案的內容、目的及表決次序。

現在處理編號1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的條文或其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主席，這份財政預算案是現屆政府的第一份預算案，盈餘超過1,380億元，現在隨時達到1,500億元。跟以往的預算案一樣，政府多出來的盈餘不是用作幫助社會上有不同需要的人。

我們看到現屆政府的財政儲備突破1萬億元大關，最後隨時超過1萬1,000億元。大家都知道，2月底的財政盈餘又多了超過100億元。

大家看到他最初說不"派錢"，接着"派錢"，但"派錢"也派得特別差，他要花超過3億元行政費用。對很多弱勢社群和等候不同服務的人，這3億元是一大筆金錢。這份預算案乏善足陳，如果大家可以批評前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如何估算錯誤、是守財奴，陳茂波又可以好多少？

上屆政府欺騙很多香港人，說會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第二，是建議讓考生免費考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真是一個"大頭佛"，弄得滿城風雨，還會引來很多閒人，甚至國內的人乘此次免費考試迫爆考試局，一起來考試。

我剛在辯論時說過，當我們看到港珠澳大橋那些人工島如何飄移時，政府仍可以繼續付鈔，仍交給國企的屬下公司興建，仍要繼續多做基建，繼續花一萬數千億元填海。不要緊，我們的錢是要拿來這樣進貢的，繼續進貢，多做"大白象"工程。市民有份選特首嗎？不用理會他們，因為市民沒有資格，權貴才有，那些全部是地產商、大商人、國企支持的政黨，全部都在。因此政府，無論"林鄭"或陳茂波也不會弄錯，他們會認清誰是老闆。在教育方面，我們看到教育政策相當失敗，那些"洗腦"的國民教育仍未完結，現在會繼續說甚麼？說的是篡改歷史，這不單是日本人的專利，我們也可以繼續學習篡改歷史。說香港在中國南方都可以是錯的，說"回歸"也是錯的，這是甚麼樣的政府？我們看到所謂增加教育開支，原來很多事情都沒有做。

3年加9個月，比日本侵華的3年零8個月還要長，任何兒童在那3年加9個月期間，所有能夠幫助他們要做的事情都已過時。他們在學校成為失敗者，在家庭成為不斷被打罵的中心。這個政府欠缺甚麼？是窮得只剩下錢，無遠見，無目光。至於房屋、土地方面，政府很精明，把責任推卸給一個炒雜成軍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繼續將這問題拖延一段時間，讓樓價還有機會繼續攀升，繼續瘋狂。

她說不可以使用這項法例，因為害怕別人打官司。這個政府怎會害怕打官司？它要褫奪議員和參選人資格時有否害怕打官司？

律政司已成為政府的政治打壓工具。

我們看到的是香港一直走向越來越差的管治。預算案原本就是應該糾正社會上一些不公的現象，為了一些弱勢社群，無論是等候醫療、藥物、門診服務、手術、安老院、學位和援助的人伸出援手。現在就是到處貼上膠布，永遠都是一次性的預留撥款。我告訴大家，當時他們罵曾俊華預留500億元進行醫改，那500億元在哪裏？

我們要求政府成立一個基金用來購買昂貴藥物，但它看不到；我們要求它撥款給輪候兒童精神科醫治學習障礙，無論是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或自閉症的兒童，但它毫不理睬。這個政府做過甚麼幫助香港市民？

香港人在水深火熱之中，政府卻施政失敗。這屆政府曾誇下海口，說有新的財政理念，"林鄭"提到理財新哲學。

我謹此陳辭，反對預算案。

何謂理財哲學？

為何會出現這種現象呢？我不知道司長有否認真思考這個問題？我當然明白，預算案不可能像水晶球般預示未來的情況，因為預算案只是根據過去的數據，推算未來一年可能有的收入。

但是，有些經濟形勢變化其實是不容易判斷的。只不過當財政出現額外盈餘，好像今年的財政盈餘由原先估計的100多億元，到宣讀預算案時的1,350億元，最後到現在截數時更可能高達1,700億元，我們不禁要問，這筆財政盈餘應該如何運用呢？這數天的預算案辯論，我們聽到很多同事說，政府有大筆盈餘不用，這就是問題所在。在開始草擬預算案時，民主黨曾對司長說，他應該將盈餘用於社會上長期存在的問題。

例如，我與司長對話時也提及安老院舍的問題，羅致光局長所說的458間安老院舍，何時會兌現呢？如何兌現和錢從何來呢？

這包括教育局，在人力資源上作培訓和配套；也包括發展局，在土地資源上支撐相關的項目。

人口老化問題是政策局局長羅致光提出的，但他居然沒有就這方面作出任何具體回應。我們亦看到社會的基層醫療服務，事實上，政府多年來口說重視基層醫療，由1990年代第一本彩虹報告書，到每隔10年便說要加強基層醫療，但它有否投放資源？政府不投放資源，主管的衞生署在這個工作上，又能夠發揮多大作用呢？甚至基層醫療的一個主要部分，即門診服務都已全部分割給醫院管理局。

但是，我看不到司長有從這個角度或有這股魄力去做，我不知道是因為他的問題，還是醫管局的問題，或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的問題，但預算案確實反映出這種現象。

既然政府"天降橫財"，他是否應該更大幅度資助市民大眾使用《藥物名冊》中特別昂貴的藥物，令大家可以無後顧之憂？

香港很好，我們有1萬億元財政儲備，每年單是分帳或分紅也可能有數百億元，如果能夠善用這些概念，然後針對社會上有共識的事情來處理，我相信大家會較容易理解他整個理財哲學。這點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但可惜政府沒有做好這部分的工作。但是，無論如何，儘管我們對這份預算案有很多不同的批評，亦認為它有很多不足之處，但我覺得司長做了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但總的來說，司長令所有得不到任何財政優惠的朋友獲得4,000元的補助。當然，這類"派糖"措施牽涉行政開支，這個世界沒有免費午餐，但司長在這個過程中願意聆聽市民的意見，將預算案中被遺漏並且是數目龐大的一群，差不多佔香港人口50%的人納入其中，我覺得這是要予以肯定的。但是，整體而言，民主黨覺得司長仍然欠社會一個嚴肅的交代，便是他的整套理財理念是怎麼一回事。

但是，如果司長真的要進行盈餘再分配，我覺得用簡單的方法是最好的，即是透過算式運算，如果出現某水平的財政盈餘，可能撥出當中的兩三成，讓大家分享經濟成果，我覺得不宜想得太複雜，簡簡單單，每個人也分享一部分，讓大家雨露均霑，人人受惠，簡單處理便可。

但是，身為司長，他有責任想清楚用甚麼機制，能夠令這些非經常性收入轉化成經常性用途來應對社會的需要，否則，大家會很有意見。最簡單，我們討論強積金對沖時，其實政府撥出一大筆款項，已經能夠成立基金池來解決問題，這不是一舉兩得，大家也認為很好的做法嗎？

代理主席，財政預算案由2月底公布至今約兩個半月，香港市民對此有強烈意見及情緒反應。我接觸到的市民，包括建制派的支持者，對它均是罵多於讚。不過，無論這份預算案有多差勁，如無意外，也會在今天通過。因為建制派的支持，也因為主席精心安排的這項辯論的時間框架，預算案會無風無浪，無驚無險，或即使是有驚無險，也總會被通過。正因如此，政府根本沒有壓力要負責任做好預算案，也無須一年比一年做得好。司長，其實今年是我首次與財政司司長會面表達對預算案的意見。

人民力量一向以來爭取的其中一個目標——不是終極目標——是希望政府可以全民直接"回水"，還富於民。當然，我一定不會說我們曾經成功爭取到任何東西，但我們一直在宣揚這套理念。為何我們認為直接"回水"，派發現金人人有份，是在眾多方法中最公平和最公道的方法呢？

到印刷這份預算案時，盈餘預算是1,380億元，在4月底公布整個財政年度的盈餘預算，則為1,489億元；如果與164億元相比，預算是少估了1,325億元。這名市民對我說，如果把這筆款項除以700多萬名香港市民，政府便欠每名香港人平均18,000元以上。

這也是香港人的錢，每一分錢也是有代價的，香港人是要付出代價的。可是，第一，這些錢沒有直接回到市民手上；第二，這些錢令樓價高、租金高，接着就百物騰貴，連買麪包或吃飯的價錢也昂貴。這些便是代價，這些錢並非橫財，也即是說，我寧願平買、平賣、平樓、平租、平住、平食，沒有印花稅、沒有高地價，也沒有"派錢"。

如果政府採用"全民直接回水"的方法處理，問題便會少得多。提到人人有份時，有人喜歡用"雨露均霑"來形容。我卻不喜歡用這4個字，因為雨露均霑就像旱災求雨，求上天打救，一旦下雨便最公平了，因為人人也可以沾濕，也有水分，得到滋潤，就好像上蒼賜福一樣。

當年曾俊華就派發6,000元提出修正案，民主派也不敢支持，全部人投棄權票。今天我看到大部分民主派投贊成票，只得我投棄權票而已。當然，也有鄭松泰議員及田北辰議員本質上反對這項修正案。

當然，也有一些議員堅持自己的立場。其實在面見司長的時候，我們陣營內也不是每一位都同意我的主張，我只是將自己的主張清楚地表達給司長知道。未來兩年，我希望預算案不要習非成是。甚麼是習非成是？

不同的政黨，建制派、民主派等也有份爭取，如果建制派盲目保皇，閉上眼睛投贊成票，即使我宣戰、"拉布"也不能強迫政府拿出"派錢"方案。

剩下少許時間，我想說：政府既然坐擁巨額盈餘，便應該作出更大的承擔。

我當時用《紅樓夢》來諷刺曾俊華，好像劉姥姥進入大觀園，王熙鳳作為當家，見窮親戚到來便認定是為了借錢，便先說：你不要看我們家裏金碧輝煌、日子好像過得很好。

最後，我不支持這份預算案，即使政府真的"回水"1萬元，我也會投反對票；除非有一日，政府願意作出全民退休保障的承擔，我才會考慮是否支持。

到了今天，我們更要在最短時間、不足22小時內完成預算案的辯論，基本上連發言空間也成問題。代理主席，由於立法會未有充分考慮46個總目的內容，所以我反對將附表納入《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理論上，議員可以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無限次發言，討論每一項修正案，但就整項預算案辯論，主席只預留不足22小時以供完成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們曾稍作計算，立法會共有67位議員，今次要審議67項涉及46個總目的修正案，每一位議員只有17秒的時間就每項修正案表達其立場，根本不足以讓提出修正案的議員作出陳述，以及回應其他人所提出的修正案。當然，有些議員對此有強烈意見，例如何君堯議員。

最令人不齒的是，當我們詢問政府官員有否回應時，他們竟可以是沒有回應。

教資會所面對的是一個吃人的制度，即使她現在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她同時也是專上學府的教授，為何連議員提出這麼多專上教育的問題，她也可以不作回應呢？

雖然很多議員最終會表決贊成，可能只得一兩位議員反對，但大家對很多問題其實是敢怒不敢言。

我相信政府不會看不見這些民意，不能把市民的不滿當作浮雲，對嗎？

所以，即使有多位議員也似乎表示贊成，但為何市民仍大感不滿？

我留意到有議員說反對派只懂反對基建，覺得所有基建均屬"大白象"工程，並不可取。但是，只要留心看看，便可發現今年提出的創科發展措施其實含有很大程度的地產項目成分。當我們說要發展資訊科技甚至創新科技時，種種措施到頭來卻很可能變成另一個數碼港、科學園、河套區，最後剩餘的可能只有樓房的價錢，而不是真正的創科發展。

我在二讀發言時曾經指出，今年的預算案是有錢不懂花，市民不受惠。惠民紓困是政府的天職，但這個如此富裕的社會卻有這麼多社會問題，證明政府一天不向市民問責，市民便不能以選舉制衡政府。我當時亦曾提及一個例子，指出當年"五區公投"行動的主題是"沒有民主，哪有民生"。很可惜，到了8年後的今天，我們在辯論預算案時，只看見民主不但越來越遠，甚至連議事空間也越收越窄。

有民主才有民生，議會一天繼續由功能界別和保皇黨把持，便不會有真正能面對市民的預算案。香港各級官員請聽着，馬來西亞在這兩天出現變天，我相信香港亦終會有這一天。

雖然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演辭中提出眾多理財哲學或在預備預算案時採取的策略，但當我要衡量一份預算案是否可以接受時，我只持4項準則。

我所說的是有效分配，而非無效的分配，浪費行政費用的分配。第三，當我衡量一份預算案是否可以接受時，我會考慮預算案可否協助推行社會政策。有關社會政策包括兩方面：第一，投資未來，財政司司長亦曾提述這點。

主席，社會基建並非指硬件的基建，我說的是人才、關愛基金項目等。社會基建與投資未來息息相關，而當然，在協助政府推行政策方面，另一點是促進長遠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就這三大客觀標準，我參考過不同國家或地方的預算案，他們皆是用這些客觀標準來衡量的。

換言之，預算案是沒有標的或里程碑的。第二，預算案是否單獨存在於一個時空內的呢？

我可以肯定地告訴他，因為我留意到《上市規則》修訂後，很多公司已在輪候，有關稅收一定會有所增加。當然，世事難料，或許數個月後發生貿易戰或地方戰爭，令我的預算出軌滑坡。不過，我的假設是基於現時的發展狀況不變。

財政司司長甚少會告訴市民今年會有2,000億元盈餘。雖然這可能是他心中所想，但保守估計是在所難免的，因為他是專業人士，是會計師。

第一，在金融服務方面，他用了很長篇幅論述如何發展債券市場、綠色金融等。第二，預算案投入大量資源——當然，所謂"資源"只是金錢，至於如何運用，請司長明年告訴我們——改善公營醫療，這是非常重要的。

他們兩位偉大哲學家的經濟甚至理財哲學皆截然不同，而特首和財政司司長也很喜歡談理財哲學。昨晚，我跟他有過一次深刻的對話，其實不是對話，我只是翻閱這兩位偉大經濟學家和哲學家的著作。究竟我應否給予預算案合格的分數呢？

我最後的評分，是我不能反對司長的預算案，至於專業議政其他成員，他們可能對預算案有不同評價，我留待他們自行評價預算案。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兩星期以來，我們已就修正案展開辯論，同事各抒己見。

難道我們真的要"望天打卦"，祈求上天賜雨水給我們飲用？

我們一定要知道，在議會的發言一定要中肯。

主席，有人說："保皇黨總是鐵板一塊，唯有民主派才是千姿百態"。今天的議題是財政預算案，而最令人關心的是所謂"理財新哲學"。今天梁繼昌議員多次提到哲學家馬克思。

預算案亦不只是花錢，而是透過花錢來改變香港，令香港變得更好。

正如區諾軒議員及胡志偉議員所說，這數天的辯論的悶局是只有獨白，沒有對話。

他們都說："沒有回應，沒有補充，多謝主席"。這種單向對話，令我們在會議廳內感到越來越冷，因為我們好像面對一座大山或一座冰山發言。

專責小組成員包括張超雄議員、梁志祥議員、陸頌雄議員和我。

政府說整筆撥款津助制度現正進行改革，但同時設定了很多禁區。例如，整筆撥款津助制度可以優化，但不可以檢討；或是說可以檢討，但不可以推翻。

我們希望集會時，一些政府官員，例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或社會福利署署長會前來接信。雖然政府願意觸碰一些"傷口"，但有很多前設。另一個"傷口"是院舍質素問題。

現時的人均最低面積是6.5平方米，長者的餘生或最後旅程，只能在一個6.5平方米的地方度過。這是關愛社會嗎？

另外兩個"傷口"與檢討綜援政策有關。

我們希望政府作出全面檢討。

"小家屬"的父母是弱智人士或精神病患者，但孩子智力正常。

我的意見書也提到新屋邨社工隊。福利事務委員會星期一會前往安達邨和安泰邨，視察新屋邨入伙情況。入伙是令人快樂的事，同時也是令人惆悵，因為入伙需要花費很多錢，還牽涉很多問題，包括福利、交通及學位配套問題等。我們希望當局成立由6名社工組成的新屋邨社工隊，在每個新屋邨提供服務，為期5年。

主席，作為福利界議員，我不會反對預算案，但我剛才提到的事宜政府"十問九唔應"，使我難以支持預算案。

主席，這次財政預算案的辯論差不多到尾聲。今屆預算案的辯論時間大約為38.5小時，我認為是合理的安排。

我們也應該承認，這可能亦是修改《議事規則》後，流會沒有作用的客觀結果。

其實社會上有不同意見很正常，也應該如此。

我覺得不可以。當然，一提到全民退休保障，很多人真的會有戒心，甚至大家也不敢下注。邵家臻議員剛才說得容易，但將來究竟負擔多少，會給年輕人帶來多少負擔？我覺得我們也要對下一代負責，然而，我認為現時我們面對兩大困局，而這兩大困局......

我上次已經提到，我探訪社區時，大家都不想聽到"長者"一詞，應該說"老友記"。

世界政治的大格局根本隨時會有翻天覆地的改變。市民對領袖的看法並不在於其年紀，年輕人亦不會只投票給年輕的參選人，他們會看參選人有何政綱，對社會和選民會否帶來好處。年輕人亦不一定支持全民退休保障，因為他們要承擔供養父母及其他長者的責任。所以，我覺得我們要重新思考，究竟我們想香港在未來5年、10年走到哪一步？

我支持預算案，但我認為有很多事情政府必須突破現有的格局。

即使我們沒有全民退休保障，但對於有需要的人，甚至是不願花錢看醫生的退休人士，我們是否也應該幫助他們？預算案為公營醫療未來10年的規劃增撥3,000億元，我認為是好的。

雖然我們有義務中醫師提供服務，但我認為中醫應納入正式的醫療規劃中。此外，上屆立法會議員梁家騮經常對我說，當市民老了，便會把一半的儲蓄用在醫療上，自費接受醫療服務。

年輕人也十分關心現在的老年問題，因為差不多家家也有一老，而年輕人連自己的"四業"問題還未解決。

但是，10年以來，樓價不斷飆升，我問年輕的助手，他們也表示，兩兄妹19年不吃不住也無法"上車"。

可否再透過首置貸款或銀行的政策協助這些人？

內地有67,000家初創企業，內地的年輕人十分有理想，人人想當馬雲和雷軍，而且有信心10年後能出人頭地，所以他們都充滿動力。

他們說十分明白香港很多人的生活仍然相當艱苦，但年輕人真的十分喜歡飼養動物，有些甚至不想生孩子。

司長，我今天會支持預算案，我十分希望香港可以做得更好，你們要大膽的想，勇敢的做，必須突破格局。香港到了今天，我們必須跨世代、打破現有的格局。

主席，很高興看到財政司司長、創新及科技局局長和教育局局長皆在席，希望他們會繼續留在席上，多聆聽議員的意見。主席，關於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大部分市民可能比較關注的是會否"派錢"或"補漏拾遺"的方案，但其實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焦點，是政府表示支持創新及科技。

第一，楊局長在兩天前宣布推出科技人才入境計劃，我在修正案中也有提及，所以在此不會再重複。

當這方面的環境有所改善時，我相信大家對於吸引海外人才來港的態度一定會越來越開放。

當時不是沒有香港公司入標，但結果卻敗給一家內地公司。

由此可見，價低者得的政策對香港的遺害深遠。

"但是，很不幸，這項建議至今仍未落實，所以剛批出的項目依然出現這問題。

我收到的意見是，政府必須審視批出的項目，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就是必須研究撥款金額是否合理。

這正好反映現時很多人對政府仍然沒有信心，所以政府必須改變這種情況，而唯一的做法便是增加透明度。

因此，我希望當局會在6月展開有關計劃前，把握時間和機會聽取更多市民、持份者和前線工作人員的意見。

但是，我們眼見其他方面，例如社會福利、長者需要、全民退休保障，甚至教育等都有不足。

不過，我相信我們仍有需要就預算案提出的工作再向前看，在考慮將來如何可以做得更好之餘，也要回看以往的施政報告中尚未做到的項目，特別是創科方面。大家都知道，而我想局長也很清楚，連特首亦提到要在八大方面加強創科發展。我留意到當中提到增加研發資源、提供創投資金及提供科研基建，例如河套地區的建設，政府很快便已展開這3方面的工作。然而，政府在其他方面的工作卻仍嫌不足，例如匯聚科技人才。局長前兩天提出的計劃固然是其中一部分，但我剛才也說過，政府也要保留本地人才，幫助他們轉型，我希望政府千萬不要忘記。

特區政府在2017-2018年度錄得過千億元的巨額盈餘，是香港連續14個錄得盈餘的財政年度，庫房儲備亦突破萬億元大關。在這情況下，大家關注的焦點便落在財政預算案如何善用盈餘，以及投資未來和關愛共享等一系列理財方針，即特首和財政司司長一直掛在嘴邊的"理財新哲學"。面對瞬息萬變的世界局勢，香港作為高度開放的經濟體，尤其容易受到外圍經濟的影響。那麼，今年的預算案又是否能夠幫助香港進一步加強"背靠祖國，面向國際"的定位和優勢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想我們應嘗試跳出香港的框框，從不同的角度審視預算案應有的國家觀念和國際視野。香港回歸後已度過21年，特區如何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潮，包括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已成為擺在特區政府和全港市民面前的重大課題。其中，陳茂波司長在預算案中提到："大灣區發展對香港而言，重點有3個，包括'雙市場'、'創新科技產業'和'土地資源'。"在未來1年，香港將會開通3個重大的跨境基建，即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以及蓮塘/香園圍新陸路口岸，這將有助於大灣區形成"1小時生活圈"，相信會吸引越來越人選擇到大灣區創業、經商、就業、旅行、養老甚至定居。當然，要真正奠定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的格局，可說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這個"東風"主要是指政策，包括創新思維和相關配套設施。過去商界一直面對俗稱"錢不過界"的問題，即很多政府資助只限於在本港才能使用，一旦跨出香港就無法享用。不過，社會福利署在今年4月1日起，將本來適用於長者返回廣東省養老的"廣東計劃"再擴展至福建，這說明特區政府在福利領域逐步打開"錢不過界"的缺口，實現跨境運作。不僅如此，本港的醫療券計劃早在3年前便率先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試用，便利在深圳居住的香港長者直接在當地就醫，這是醫療券首次"跨出"香港。隨着內地逐漸在生活層面向港人提供國民待遇，特區政府作為大灣區融合的主要促成者和推動者，其實可以在財政方面想想如何拆牆鬆綁，令更多香港的福利措施可以跨境實施。舉例說，我大膽建議政府考慮推出跨境廉租屋、為前往大灣區工作的香港人提供跨境交通特惠津貼，又或直接在大灣區內開辦醫院、學校、養老中心等設施，最終推動大灣區成為香港人優質的"1小時生活圈"，宜居宜業。

把高端科技產品定義為"香港製造"或"香港品牌"，無疑有助於本港的出口貿易，並可讓我們在日後可能出現的貿易戰中佔據最佳位置。總而言之，今年的預算案為實踐"理財新哲學"開了個好頭，亦預示了未來香港財政政策的轉變。然而，沒有一份預算案會是最好，只有更好，今年的預算案還有進步的空間。無論是在與內地省市的融合協作，還是在國際經濟聯繫方面，政府仍然需要進一步提出更具體、更具針對性的措施，以應對未來的挑戰。

我提醒委員，為了預留足夠時間給官員回應及進行各項表決，視乎實際情況，我會不遲於今天5時30分請官員發言。

主席，我發言支持經修正的總目款額納入附表。我一直認為，即使政府庫房錄得龐大盈餘，也應該投資在香港的長遠發展和社會民生建設方面，以及幫助有需要人士。

然而，除了我上周所提出，預算案為創新科技預留500億元是否足夠的問題外，醫療投資能否對症下藥？雖然預算案預留3,000億元予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但始終遠水能否救近火？如果不能解決醫護人手長期不足的問題，有硬件又如何？主席，最新的財政狀況顯示，去年度政府錄得破紀錄的約1,490億元盈餘，較預算案多出約110億元。有人認為，這剛好抵銷政府額外"派錢"所花的110億元。

我希望主席能夠把我剛才澄清的投票意向記錄在案。

主席，各位同事，感謝大家從樓上下來會議廳聽我發言。今次是我就財政預算案第一次發言，我尤其想就總目173項下向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撥款113億元的建議發表意見。

我反對"派錢"，並非想與民為敵，我亦清楚明白市民為何會有此期望和要求。

麥理浩總督治港10年，其中3年的財政預算均錄得赤字。

我們若不投資於我們的下一代，甚麼投資才算是長遠投資？

每年增加5,000個護養院宿位和1,100個護老院名額，可以改善多少人的生活？增加院舍護理員的數目和培訓，是我同事邵家臻議員十分關心的議題。有些人等到去世也未能等到護老院宿位，這是甚麼社會？是否一個真正會作長遠規劃的社會？

調高長者生活津貼及高齡津貼的金額，則可照顧長者，令他們的生活過得更好。除了關心弱勢社群外，香港社會在其他方面亦有很多需要處理的問題。

在交通津貼方面作出改善，減輕市民的上班成本，令大家能有更多更好的工作機會，才是長遠規劃。在辦公室林立的地區，其實有很多家長需要優質託兒中心。

我可能說得很粗疏，沒有甚麼研究，但我絕不相信政府沒錢做這些工作，因為政府擁有過萬億元儲備，1年也有過千億元盈餘。

我本來相信，政府亦認為不應"派錢"，而是應該構思更好的政策作長遠投資，但不知何故最後又是"派錢"。雖然政府表示今次並非全民"派錢"，但也是提出了"派錢"方案。我深信"派錢"並不符合香港精神。我們需要一個懂得作出長遠規劃、真正投資未來的政府，令香港21世紀的發展能夠給予每位香港人發揮潛能的機會，做到"老有所養"，有醫療需要的市民也有足夠的經濟支援。

司長，我對財政預算案和"補漏拾遺"方案的看法，我上次發言時已說過，我想你也很清楚，我亦很高興一直與你保持溝通，坦誠交流。

司長在去年的預算案中花了很多段落解釋，更成立稅務政策組研究問題。

我建議稅務政策組研究改革本港稅制，研究更累進的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利得稅、股息稅、資產增值稅或累進的奢侈品稅，開拓更公義的稅制，能者多付。政府應擴闊稅基及增加收入來源，從而減少過分依賴個別稅項，減低政府收入波幅，令政府更清楚可用的款額，更能對症下藥，敢於增加經常性開支，把將來的資源投放在持續最有需要的項目。我亦建議設立租住私人物業免稅額，以及引入住宅物業空置稅，這兩個項目絕對有助中產和基層市民。

我在上星期提出了數個訴求，希望司長能有所回應，但我明白司長有難處，不能對所有新政策做到一錘定音。

我相信司長絕對能在這方面提供協助。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財政預算案辯論已進行了30多個小時，現在接近尾聲，可謂近年一個神速的預算案辯論。我覺得這次辯論相當不錯。

雖然這個回應我未必接納，但我們可以在辯論中看到政府的政策與我們的看法有何差異。

大家可以想象，1978年當香港政府將高齡津貼的年齡定在70歲或以上時，當年的人均壽命約為74歲；2017年的人均壽命則約為84歲。我們今天如要考慮調整高齡津貼的年齡要求，究竟應該是把門檻降低5歲，還是上調10歲呢？當然，政府現時沒有任何計劃調整高齡津貼的年齡要求。"我對局長這番說話當然感到失望，但我看到政府對議員提出的意見是放在心上的。

現時65歲至69歲的人口有412,900人，但當中有128,000人領取長者生活津貼。

如果政府真的怕被人責罵，可以預留一大筆錢，讓未來退休人士得到幫助，這其實是一項很重要的政策。

按照羅局長的說法，2066年70歲以上的長者有210多萬人。

司長制訂這份預算案真的很困難，因為"順得哥情失嫂意"。

他這樣做，純粹出於政治考慮，難怪他焚燒《基本法》。

政府必須多些考慮議員對未來一年預算案的意見，妥善運用政府資源，令更多人受惠。

MPF的對沖安排旨在為"打工仔"提供退休保障，但為何"打工仔"的退休保障要由僱主負責？

我們已知道香港未來將有人口老化的問題，也知道未來10年的退休年齡將會陸續增加，但政府卻把退休責任推在僱主身上，這是絕對不應該的。

我認為，內地這種"一站式"、"一條龍"的服務，能夠真正支援創科發展，使東莞得以成為科技生產基地，近年更明顯做到產業升級。

我希望政府能夠聽取意見，明白單靠撥款不足以解決問題，日後仍要有其他配套。

強風管制固然有其需要，但政府同時要思考是否有檢討空間，因為政府應考慮封路對公眾的影響。假如每次都全線封路，坦白說，這會令交通出現嚴重問題，亦會影響大嶼山或東涌的居民，以及前往機場的市民。我希望政府能夠聆聽我們的聲音，處理此事。我亦希望全香港的主要幹道可增設電子顯示器，以便盡早向市民或駕駛者告知交通狀況。

所以，政府最好在路上增設電子顯示器。我希望司長聽到這項建議，投放資源進行有關工作。其實，推行此建議所費無幾，但卻能夠回應我們的訴求。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今次的預算案。

現時司長已提出修正案，提出"補漏拾遺"的"派錢"方案；中游的討論，是有關一般財政資源的分配，例如錢從何來、如何運用，這是我們的基本財政格局；上游則關乎財政權力的分配。

我在辯論時已數次提到，我希望今年是我們最後一次為這個下游問題爭論，怎樣才可以停止爭論？便是由司長建立一個機制，說清楚有多少盈餘可供全民共享，此舉要考驗司長的財政分配技巧，不要做到年年有過千億元的財政盈餘。

因為香港的財政儲備並非只有1萬億元，計及外匯基金後，共有4萬億元，在這4萬億元中，司長若將其中3萬億元用作投資，這些投資收入是否一定要留在外匯基金中，還是可以調撥到其他用途？

少了甚麼束縛呢？

第一，教育開支佔政府經常開支的比重，由2017-2018年度的22%下降至本年度的20.8%，延續過去10年大致下降的趨勢。政府對於教育的承擔，雖然金額有所增加，但所佔經常開支的比重正在下降。第二，安老服務持續佔社會福利開支約11%，但本港長者佔人口的比例卻急速上升，到2020年後，便佔人口20%以上。

當然，他們說有特別的技術困難，但司長不得不正視這趨勢，不單基建開支越來越高，而同一筆款項可以做的事越來越少，這問題是否要正視？此外，資料研究組發現了另一個問題，政府過去10年預留了多筆款項，資料研究組追蹤這些預留款項的下落，發現很多根本沒有花，或只花了很小部分。田北辰議員剛才提到，把用在"補漏拾遺"的100多億元成立基金，便可持續向"N無人士"派發現金津貼。我想對他說，曾俊華成立的2,200億元未來基金，原來金管局只把一半錢用作投資，另一半現時不知去向。

如何改變財政權力的分配？

民主派在香港的任務是甚麼？現在我看到一個趨勢，令我有點擔心，便是我們好像一個善信，我們求司長在某方面照顧我們業界和我們的想法，如果他肯，我們便投贊成票。但是，民主派的關鍵任務是甚麼？便是為市民、為議會最起碼取得財政分配的權力，讓我們有權提出修正案，為市民直接爭取增加某方面的預算開支。如果我們做不到這項工作，而隨便支持預算案，結果會是甚麼？結果只會是北京以至特區政府得以削弱民主派的力量。

在今次整個辯論過程中，我聽到很多非建制派議員除了表達訴求外，還責罵政府，以及否定整份財政預算案的貢獻，我並不贊同這些做法。政府的資源有限，議員和市民的訴求則無限。公帑並不屬於特首和司長個人擁有，他們也希望想出更多辦法幫助香港市民。

關於基建方面，如果有些大型基建超支，我相信政府、議員和市民都需要細心研究為甚麼超支。

超支數額這麼大，我相信對香港是不利的。不過，有議員說，這些基建是"大白象"工程。代理主席，我完全不同意，香港如果沒有基建，可能已經變成郊區。所以，政府必須大力發展基建，要融合國內市場和打開國外市場。至於營商環境方面，司長，營商環境如何，香港的收入也如何。

司長，希望你有機會多與議員研究一下營商環境的問題。

代理主席，我感謝各位委員在審議《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期間就財政預算案提出的寶貴意見，更感謝他們投票支持《條例草案》予以二讀和政府就關愛共享計劃提出的修正案。我想在這個環節扼要回應委員早前在辯論時提出的一些意見。代理主席，朱凱廸議員認為政府除了財政儲備外，在外匯基金有40,000億元的資產可以運用。

為了市民不致被誤導，請讓我稍作說明。截至今年3月31日，外匯基金總資產有41,000多億元，但扣除負債後的淨值只有7,100億元。換言之，在外匯基金41,000多億元的資產中，屬於特區政府的只有7,100億元。打個比喻，若某人擁有一項樓宇物業並有按揭貸款尚未清還，他要售樓套現便需先清還相關欠款，剩下的錢才可運用。此外，根據《外匯基金條例》，外匯基金的首要目的是支持港元匯價，維持香港貨幣及金融系統的穩定健全，藉此保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因此政府不能貿然提取外匯基金應付日常開支。朱凱廸議員又提及，立法會一份研究報告提到未來基金的2,000多億元有一半仍未進行投資。這是錯誤的，而政府早前已致函立法會澄清。事實上，未來基金的2,000多億元當中，有一半投放在流動性較低但回報率較高的長期增長基金，另一半則與其他資金一起進行一般性投資，並一直有賺取回報。主席，有不少委員在發言中表示，政府在福利及醫療方面的規劃有欠妥善，以及投放資源不足。我在編製今年的預算案時，特別着意說明公共資源運用的優次，亦提出預算案的三大目標，其一就是投資未來，為人口高齡化帶來的種種挑戰未雨綢繆。事實上，在這份預算案中，政府已增加對社會福利及醫療衞生的長遠承擔。在2018-2019年度的經常開支預算中，社會福利及醫療衞生兩個範疇共佔約37%，即超過1,500億元。最近5年，這兩個經常開支範疇的累積增幅超過48%。在預算總開支方面，社會福利約佔926億元，醫療則佔780億元，兩者分別都比2017-2018年度的修訂預算大幅增加30.7%及9.5%，增幅遠高於2018年5.5%至6.5%的名義經濟增長預測。預算案亦展示政府對長遠改善社會福利及醫療衞生等政策範疇的決心。以醫療服務為例，預算案提高2018-2019年度醫院管理局的經常資助接近60億元，以增加床位和醫護人手。政府亦與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商討，在未來3年進一步增加醫護和相關專職醫療人員的資助學額。此外，我亦在財政儲備中撥出3,000億元，給予醫管局提早籌備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改善衞生署診所設施，以及提升大學和菲臘牙科醫院在醫療教學方面的設施，以擴大培訓醫療人才的容量。政府亦會確保醫管局有足夠資源聘請所有本地醫科畢業生，並會額外撥款給醫管局以加強培訓醫療人員。因此，部分委員批評預算案沒有善用盈餘，為香港作出前瞻性的長遠投資，此說法有欠公允。主席，陳淑莊議員提到，政府在預算案中有1億4,000萬元撥款資助藝團前往大灣區表演，而資助藝團及藝術工作者的資金只有5,500萬元，似乎有點厚此薄彼。

主席，至於田北辰議員提及的社區保姆計劃，它是一項受歡迎的現行服務。如果相關政策局要提升該服務的水平及覆蓋面，我樂意在資源上予以配合。此外，政府正積極跟進周浩鼎議員關於進一步發展航運業相關服務的建議。

主席，立法會審議《條例草案》的工作已到達最後階段，距離《條例草案》通過只是一步之遙。我懇請各位委員支持《條例草案》，讓政府早日落實預算案各項措施。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合併辯論已結束，全體委員會會表決各項議題。

由於較早前財政司司長就總目170及173的修正案已獲全體委員會通過，我已批准財政司司長就附表動議相應修訂。